毛孟靜議員，如果你繼續高聲叫喊，我會請你離開會議廳。

陳志全議員，我對你作出最後警告，如果你不坐下，我會命令你離開會議廳。毛孟靜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行政長官，請發言。

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我今天在立法會發表我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一如往年，我不會宣讀整份施政報告，而是選擇與市民分享我的施政理念和重點介紹一些具體措施。這份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的施政報告長達近6萬字，全面涵蓋良好管治、房屋與土地、多元經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宜居城市及與青年同行的多個領域。希望大家稍後閱讀的時候，可以更掌握香港的現況和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回應。與此同時，這份施政報告立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結合了本屆政府自去年7月1日就任以來的努力不懈，並盛載着我帶領香港前行的堅定決心。千言萬語的目的只有一個：為香港燃點希望。我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亦反映了我擔任行政長官以來的體會。過去一年多，我和團隊以"關心"、"聆聽"、"行動"的務實態度，以"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積極施政。無論在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例如上市條例的修訂和金融科技的應用，或在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方面，例如建立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成績都是顯著的。這印證了我在競選行政長官時的信念。我當時說："香港人很優秀，香港底子也很好，只要認準方向，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我另一個體會是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的方案，也難令社會達致全面的共識，但意見分歧不應成為政府帶領香港向前的絆腳石，更不應令香港停滯不前。

無論是土地供應的選項，或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方案，經過多輪的公眾諮詢，是時候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再蹉跎歲月，受苦的是居住在擠迫和惡劣環境的家庭，特別是小朋友，以及需要更好退休保障的基層勞工。我第三個體會是"前行"需要有夥伴，政府越包容，夥伴便越多。我不會奢望政黨或立法會議員政治立場一致，但只要不觸碰違反"一國"的底線，大家應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立法會年初組成跨黨派的考察團，訪問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內地城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政府在上一個立法年度的後期就大量撥款項目諮詢立法會多黨派議員，以"先易後難"的方式議事，亦減少了議會劍拔弩張的局面，順利通過了有利經濟和民生的措施。我最後一個體會是，只要是明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政府就應該快快做、大膽做。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為保障市民——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而全面禁止電子煙、為有效扭轉目前以治療為主的醫療系統而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以及為進一步提升科研實力以配合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大幅增加研發資源，就是向着清晰的目標大步前行。這些作為行政長官的體會，為這份施政報告添上個人色彩，但其實很多內容亦是反映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向我提出的意見。我亦要感謝問責團隊和各級公務員同事盡心盡力，展現了識變、求變的進取精神。我在本屆政府提出管治新風格，其中我倡議政府應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各政策局和部門在處理經濟民生事務上比過往更積極有為，部分工作成果已反映在2018年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內超過240項的新措施。有人會問，政府的積極作為，會否偏離香港奉行的市場經濟。我的答案是"不會"，但當城市的競爭力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政府有責任提供政策支援，為企業在海內外開拓商機，進行更多"政府與政府"的對接工作。我在本屆政府推動理財新哲學，以稅務寬減增加香港的經濟競爭力，並投放資源，利民紓困，培訓人才。財政司司長在本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很多具長遠效益的政策措施，以及預留額外3,880億元以進一步投資未來和改善公共服務。於是有人又會問，政府更進取地投放公共資源改善民生，會否偏離量入為出、謹慎理財的原則，而走上福利主義社會的路。我的答案是"不會"。香港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政府有責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未來投資，為市民解困，讓社會各階層都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司法獨立是彰顯法治的關鍵。我在此再次重申，任何因不滿法庭的裁決而無理攻擊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干涉獨立司法權或出言侮辱法官的行為均不可取，是對香港司法制度和司法精神的損害。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今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指出，針對司法機構的批評應該是有理可據。法庭和法官在裁決法律糾紛時，只會考慮案件中涉及的法律及法律爭議點。裁決無關法律的政治、經濟或社會議題並不是法官的憲制職責。法治保持堅穩、備受尊重及人皆可見，是符合眾人的利益。特區政府尊重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我因應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除出席1年4次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外，每個月均出席1次以"短問短答"形式進行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接受議員提問。在2017-2018立法年度，我總共出席了4次行政長官答問會和7次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一共回答了139項質詢。答問的過程加強政府問責，而與議員的互動則讓我更好掌握社會脈搏和迅速回應市民關注的事項。

滿足市民對住屋的需求是本屆政府面對最大的挑戰。

去年10月，我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本屆政府房屋政策有4個元素，包括確立政府在提供房屋方面的角色、為市民建立置業階梯、聚焦供應和善用現有房屋資源，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今年6月，我公布房屋新政策的6項措施，當中最重要的是修訂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機制，令售價與私人房屋市價脫鈎，而改以申請人的負擔能力為基礎，並將9幅原本是私營房屋的用地改撥作公營房屋發展。這些政策措施都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為進一步展示政府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的決心，我在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明：1我們會持之以恆地開拓土地，不會因經濟的短期波動，或物業價格的升跌，而動搖政府覓地造地、建立土地儲備的決心；2政府有責任為不同收入的家庭提供適切居所，我會在任內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運輸及房屋局會在更新下一個《長遠房屋策略》的10年供應目標時反映這個政策考慮；及3我們會把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用於興建公營房屋。修訂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預期會吸引大量申請。香港房屋委員會已因應新定價政策而重新接受2018年居屋的申請，而計劃恆常化後的首個"綠置居"項目和由市區重建局提供的"首置"先導項目，亦會陸續開售。這3個項目將提供總共7,426個單位。我們針對這3批資助出售房屋進行了測試，經調整定價後，加上買家可取得高達90%甚或更高的按揭成數，這些單位都是目標家庭"買得起"、"供得起"的，每月的供款佔家庭總入息一般不會超過40%。既然政府已重建置業階梯，並重定資助出售房屋定價，我們現在急需處理的問題是"地從何來"。去年9月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肩負起與民共議，嘗試凝聚社會最大共識的任務，各成員全情投入，任勞任怨，實在令人敬佩。半個月前，專責小組應我的要求，和我分享了他們的初步主要觀察。當大家聚焦專責小組就個別土地供應選項的觀察，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專責小組認為社會普遍認同土地供應是"刻不容緩"、要"未雨綢繆"和須"多管齊下"這3句話。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符合這政策目標的幾項土地供應計劃，分別是明日大嶼、發展棕地、土地共享和活化工廈，至於各個選項的進一步分析，我會詳細考慮專責小組今年年底提交的全面建議報告。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香港國際機場坐落於此，是我們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門。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香港與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通將更為便捷，大嶼山會成為通往世界和連接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雙門戶"。政府提出發展大嶼山的願景，涵蓋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大嶼山北岸和屯門沿海地帶，包括重新規劃後的內河碼頭區和龍鼓灘等多個發展區；並配以一套全新的運輸基建網絡貫通各區，為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為市民安居樂業燃點希望。我們會以增加土地供應、運輸基建先行、推動經濟發展、提升環境實力及增加休閒設施這5項政策方針，並作出投資，實現這個跨越未來二、三十年、可提供26萬至40萬住屋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口居住，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和34萬個就業職位的願景。"明日大嶼願景"涉及香港未來數十年的整體規劃及多項大型基建的推行，涉及多個政策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需要周詳的協調和大量統籌工作。"明日大嶼願景"是本屆政府的重點工作，我會盡快成立直接向我負責的專責統籌辦事處，就整體方向提供督導，統籌並監察計劃的規劃及落實。這個辦事處會按需要擴展，務求讓政策和執行有效對接。"明日大嶼願景"是長遠規劃，要應對刻不容緩的房屋問題，我們會加快新界棕地研究，並做好重置現有作業的配套，以便發展房屋。我們亦建議推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透過公平和具高透明度的機制，更好利用那些不在政府發展規劃內的私人擁有土地，以在短中期滿足公營和私營房屋的需求。為釋公眾疑慮，由政府與申請者"共享"的新增住宅樓面面積，當中不少於六成至七成須用作興建以資助出售房屋為主的公營房屋。我們亦會重啟"工廈活化計劃"，並首次容許改裝整幢舊工廈作過渡性房屋之用，以濟燃眉之急。

政府亦會接納房協的建議，在其轄下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試行一項"長者業主樓換樓先導計劃"，讓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業權滿10年的業主，可在未補價的第二市場出售其原有單位後，購買一個面積較小的單位。香港經濟發展除了需要土地外，也須有充足的人力資源配合。香港現時的失業率是2.8%，是20多年來最低，不少行業的僱主都慨嘆請人困難。勞動力是香港發展的重要資產，要維持香港企業的競爭力及提升僱員的生產力，改善勞工福利是重中之重。我在今年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與勞工有關的政策措施，目的是建立更良好的勞資關係，並讓各階層可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首先是落實取消強積金計劃對沖安排這個困擾"打工仔"多年的問題。在慎重考慮各方的意見後，政府決定進一步提高給予僱主的支援，我們會延長政府第二層資助的年期至25年，連同為期12年的第一層資助，整個政府資助計劃的承擔額將大幅增加至293億元。我相信這項新安排可減低取消對沖對中小微企的影響。

此外，我們會加強保障因工受傷僱員的權益，正積極研究多項可加快因工受傷僱員的康復進度和成效的新措施。我們亦重視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勞工處會通過更深入的突擊巡查，推出新指引及設立網上平台，讓僱員可利用流動電子裝置舉報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以便勞工處迅速跟進。政府服務承辦商的員工是提供政府服務的重要人力資源，改善他們的待遇和權益有助提升服務質素。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已完成檢討政府服務合約的非技術員工的待遇和勞工權益，建議的改善措施將適用於2019年4月1日或以後招標的相關政府服務合約。今年上半年，受惠於環球經濟大致向好，本港經濟增長強勁，按年實質增長4%。新股集資活動勢頭良好，截至9月的集資總額為2,380億港元，暫為全球第一。投資推廣署和政府統計處最新的年度調查顯示，母公司在海外或內地的駐港公司突破8,700間，其中1,530間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比去年同期上升8.3%。然而，環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已顯著上升。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溫，有可能波及國際貿易、金融市場和投資活動。我們會密切監察經濟環境的變化，以便作出迅速和適切的回應，包括為受影響企業提供支援。為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多次與商會磋商，並率先公布了一系列支援措施。但與此同時，香港充滿發展機遇。特區政府會秉持積極作為，加強"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抓緊"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會，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對海運業、保險業、電影業、中醫藥業等均提出了一些措施，將有利行業的發展。我們並加大推進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力度，繼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的500億元外，再投放280億元在大學研究、再工業化、公共服務應用科技和加強創科氛圍等工作。同樣值得投資或投放資源的是教育。政府自2017-2018學年起，按着我的教育理念和願景，動用36億元經常開支實行了一系列措施，一個穩定、關懷的教與學環境正逐步形成。考慮到各專業領航的專責小組的建議及初步看法，我在施政報告中公布了進一步改善教育質素和回應教師、校長和家長訴求的具體措施，涉及額外47億元經常開支。這些措施包括為學校提供恆常的"全方位學習津貼"、一次過把公營中小學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並預留撥款改善小學的中層管理人手、強化給予學校的行政支援、加強家校合作、改善職業教育、進一步增加學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和資助及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新增措施所需的額外資源超過早前已預留的34億元經常款項的限額，但基於本屆政府對提供優質教育的決心，我們不會"討價還價"，也不會"削足就履"。我深信這些教育新資源是不會白費的，亦期望與教育界攜手同行，為香港培養有質素的新一代。要建設仁愛共融的社會，關愛兒童、支援家庭、照顧病者和扶貧安老的工作必不可少。除此之外，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措施和由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倡導的青年工作。今年財政預算案已為這兩項工作分別預留了5億元和10億元。香港市民以公共交通出行為主，繼去年施政報告建議的"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外，我們今年再接再厲，建議豁免專營巴士使用政府隧道和道路的收費，以紓緩加票價的壓力，減輕市民公共交通開支的負擔。政府已與西隧專營公司原則上同意由政府代繳專營巴士使用西隧的隧道費。我們和西隧專營公司的磋商亦包括可以落實針對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隧道收費調整，以達致三隧分流，有效地紓緩過海交通擠塞。減少塞車亦有助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為進一步減少路邊空氣污染物的水平，我們會繼成功推行淘汰歐盟IV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後，分階段在2023年年底前淘汰歐盟IV期的柴油商業車，並推行其他鼓勵綠色運輸的措施。我們致力發展香港成為一個植根於中國傳統並融會多元文化的國際文化大都會。近年來，在博物館方面的發展尤其蓬勃。西九文化區將擁有兩個世界級博物館，分別是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另外，香港藝術館剛獲至樂樓和吳冠中後人捐贈書畫瑰寶，這兩批藝術珍品將是香港藝術館明年年底重開後的常設展品。屆時，3座風格各具特色的博物館將在維港海濱鼎足而立，成為綜合文化、藝術、旅遊的新地標。香港運動員於今年8月在印尼舉行的亞洲運動會中取得驕人成績。他們多年來刻苦訓練，在比賽中表現出堅毅和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我相信所有香港市民與我一樣，對運動員的優秀表現感到無比自豪。我感謝所有運動員、教練、運動專業人員及相關機構所付出的努力。政府會繼續支持精英體育的發展，協助運動員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未來其他國際大型運動會中爭取佳績，包括加強對運動員在訓練、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等多方面的支援，以及積極研究提升香港體育學院的設施。過去一年多，我的管治團隊聚焦經濟，改善民生，但我們同時堅守"一國"原則。面對香港社會出現的複雜情況和新矛盾，我和特區政府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行為絕不容忍。我們會無畏無懼地依法應對，以維護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為防微杜漸，我們亦加強了各界對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了解，在香港社會加強樹立"一國"意識。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我多次公開表示，政府會審時度勢，謹慎行事，並繼續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但這立場並不等於我們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睹，也不等於可用來處理若干應禁止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只能"備而不用"。

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亦引發對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的熱烈討論。我會認真聆聽，探討如何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區的憲制要求。行政長官的工作勞心勞力，絕不輕鬆，既要保持定力，頂着壓力，又要兼顧內外，團結各界，但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對良好管治的追求，就是推動我不斷向前的動力。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女性行政長官，我有多一重責任，就是在推動婦女發展上多下工夫。目前，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人數比男性多，但勞動人口參與率則遠較男性低，擔任管理階層的比例依然相對較少。我在本份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1建議將法定產假由現時10星期增至14星期，讓媽媽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和照顧初生嬰兒。僱主可向政府申領發還向女性僱員支付的新增4星期產假薪酬，以36,822元為上限，即是說月入50,000元或以下的僱員，她們的額外4星期產假薪酬全數由政府承擔。作為良好僱主的榜樣，政府會由即日起延長所有女性政府僱員的產假至14星期。所有分娩日或預產日在今日或之後的政府僱員，均可即時受惠於這項措施；2我們會加強幼兒中心和社區保姆提供幼兒照顧服務，並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以支援有年幼子女的婦女加入或留在職場；3政府會在日後的賣地條款中加入規定，要求發展商必須提供育嬰間和哺集乳室，以鼓勵和支援母乳餵哺。

聯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首位女性主席查史美倫女士，我們會呼籲上市公司多委任女性出任董事局成員。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說："希望是一個社會向前的動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礎。"在擔任行政長官這一年多來，我出訪接近30次，到北京拜訪中央部委，與省、市、自治區領導會面，接待了很多訪港的國際組織和高層官員，並出席了無數的商界、學術界和專業界別的聚會。我小心聆聽、細心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的固有優勢有增無減，香港人依然優秀，香港的拼搏精神亦無消失，香港仍然深受重視，並引來不少羨慕眼光。我相信我和特區政府有能力建設好香港；我相信香港各界會用好自身優勢，抓緊"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開拓經濟的新增長點；我相信國家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不僅助香港抵禦風浪，亦會不斷為香港發展提供新動力。憑着相信自己、相信香港和相信國家這"三個相信"，我們一定會看到希望。就讓我們一起堅定前行，為香港燃點希望！

行政長官已向本會發表施政報告，當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後，本會將繼續處理餘下的事項。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議員站立。

主席，我早前已致函給你，要求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休會待續議案，就外國記者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被拒一事進行辯論。因此，我想請主席向各位議員及市民解釋一下，為何馬凱事件嚴重衝擊新聞自由，但你卻視之為不重要、不迫切呢？你是否想助紂為虐，做"林鄭"的遮醜布呢？
許智峯議員，就你提出的事宜，我已向你發出書面回覆。有關回覆已上載立法會網站。《議事規則》第44條訂明，主席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請你不要在會議上評論我的裁決。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本《修訂規例》的主要目的是修訂《食物攙雜規例》，以修訂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的標準。今次政府提出的《修訂規例》會廢除《規例》的附表1及2，並作出更新，訂定新附表，當中載列食物中14種金屬的含量上限。

主席，香港的食物安全法例，特別是規管金屬雜質的法例，其實多年來也沒有作出修訂。以這項《規例》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是在1983年作出修訂，即整整35年沒有改動。

主席，金屬在環境中天然存在，金屬污染物可循自然環境進入食物鏈，又或在食物生產過程中污染食物。因此，食物中可能含有微量的金屬污染物，所以《食物攙雜規例》規管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現行《規例》就各類食物的金屬雜質含量上限的標準，主要是我們在1983年修訂該《規例》時訂立的，參考了當時的國際相關標準、本港市民當時的膳食習慣，以及風險評估結果。經過這麼多年，國際間基於科學實證，以及"風險為本"的原則對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上限的標準已經有所改變，本港市民的膳食習慣同樣亦已改變，現行《規例》對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的某些標準已不是最適合現今本港社會。

我們必須強調，釐定食物安全標準的原則，應該以科學理據為基礎，訂定適當及足夠保障食物安全及公眾健康的上限，在保障食物安全和食物供應之間取得平衡，不一定是越嚴格越好。過於嚴格，長遠對食物供應、價格，以及消費者的選擇等均有影響，對市民和業界並無好處，亦有違國際公平貿易的原則。《修訂規例》所建議的各類食物的金屬雜質含量上限，是食物及衞生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參考了國際間最新的相關標準，以及充分考慮到本港市民的膳食習慣和風險評估結果而訂定。《修訂規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把本港就食物中金屬污染物的規管要求與國際標準更接軌，好處是確保本港市民在食物安全及公眾健康方面的保障媲美國際標準，亦同時確保香港繼續得到多元化的食物供應。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是國際公認及獲廣泛採納的標準，所以當有可供參考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時，我們會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除非我們在評估本港市民的膳食習慣，以及評估風險後，認為有科學理據就某些食物不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相關標準，才會另訂標準。此外，就一些香港市民經常食用而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相關標準的食物，我們會以"科學為本"的原則訂定適合本港的標準。我們去年6月至9月期間就修訂建議諮詢了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及公眾，公眾及事務委員會普遍支持我們提出的修訂方案及原則。我們今年6月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省覽，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在討論後對《修訂規例》並無異議，亦沒有就《修訂規例》提出任何修訂。《修訂規例》的覆蓋面相當廣，被納入規管的金屬污染物數量將由現時的7種增至14種，而適用於不同食物的金屬污染物含量上限數目會由現時19個增至144個，當中85個是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訂定的，而其餘59個沒有可供參考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這亦是我們基於有關食物對本港市民的重要性而額外訂立的，進一步確保食物安全。在144個建議上限中，89個較現行《規例》的標準更嚴格，25個是新訂的標準，而22個與現行標準相同。我們以"科學為本"訂定所有標準，有需要時我們毫不猶豫地嚴格執行，但當現行標準已變得過於嚴格時，我們亦會提出恰當並且絕對足夠保障食物安全，以及公眾健康的新標準。這144個建議上限中，沒有任何一個低於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2006年就精米中鎘含量的標準定為每公斤0.4毫克，於年就小麥和葉菜類蔬菜中鎘含量的標準定為每公斤0.2毫克，就糙米至今沒有訂定鎘含量的標準。保障食物安全和公眾健康是我們的首要考慮，我們不會盲目跟隨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而是充分考慮本港市民近年的膳食習慣，以及食安中心的風險評估結果，才建議將上述4類食物中鎘的含量上限稍為上調。食安中心根據近年研究本港市民膳食習慣所得的數據而計算的健康參考值及進行的風險評估顯示，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鎘致健康受影響的可能甚低。就精米而言，我們沒有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就鎘含量每公斤0.4毫克的標準，因為該標準對本港而言未必能提供足夠保障，所以我們建議每公斤0.2毫克，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嚴格，是因為我們堅守科學理據的原則，充分考慮本港市民食用大米習慣的改變及風險評估結果。過去多年，本港市民食用大米的分量減少了，大米亦並非本港市民攝入鎘的主要來源。

在6個閘口把關下，我們相信未來進口香港的精米、糙米、小麥和葉菜類蔬菜4類食品的品質會較現時更有保證。我們亦明白部分市民可能會擔心《修訂規例》就上述4類食品鎘的含量上限稍作調整，對健康會造成影響，但這方面的擔心並不需要。食安中心會透過不同渠道加強宣傳教育，讓公眾明白《修訂規例》對各類食品中各類金屬雜質含量的規管及新標準，包括上述4類食品鎘含量的新標準，可對食物安全及公眾健康提供足夠保障。我懇請議員反對黃碧雲議員提出的決議案。多謝主席。

純粹按照理想主義行事，並非香港之福。

這個上限是他們根據科學論據和研究後訂定的，多年來一直行之有效，證明這個標準是安全的，可以保障市民健康。

而澳洲和新西蘭的上限標準自1999年至今也沒有修訂過。

小組委員會主席何俊賢議員早前亦提及，我們要顧及的並非只是現在的一剎那，因為世界環境一直改變。

由於今天剛剛發表了施政報告，很多同事正準備回應政府的文件，所以發言的議員不多，而可能聽到我發言的議員也不多，但是，這項修訂並非簡單的事情。

最後，主席，我支持政府建議的《修訂規例》，反對黃碧雲議員動議的擬議決議案，亦希望其他議員稍後返回會議廳投票。

主席，我發言支持黃碧雲議員就修訂《2018年食物攙雜規例》提出的議案，原因只有數點。局長，不好意思，雖然你是一位好局長，但我今次確實無法支持你，因為今次的修訂關乎全港市民的健康。

我在此衷心指出，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世界各地的人也喜歡來香港購物。因為香港的衞生標準、對食物的標準監察得力，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希望我們繼續秉持這方向，特別是食品方面，我們絕對不能放寬對毒性金屬物質的限制。

抱歉，食品法典委員會訂定標準的精神，就是對食品的要求是越嚴謹越好。

慢性鎘中毒亦會影響腎臟，破壞腎小管功能，出現蛋白尿、糖尿、胺基酸尿等病徵，一直積聚，不能自動排出。民建聯認為，將現時精米、糙米、小麥及葉菜類蔬菜的鎘含量，維持於每公斤0.1毫克的標準是較為合適的做法，因此，就黃碧雲議員在擬議決議案中提出的4項修正案，民建聯會投下贊成票。

既然市民以食米作為主要食糧，而市面上供應的食米大部分也符合標準，我們確實認同消委會的結論，就是沒有必要放寬這個安全標準。

米商清楚顯示，國內的食米未能符合現時嚴格的標準，倘若本港放寬有關標準至0.2毫克，相信很多國內生產的食米便可以進口香港。

至於從科學證據確定哪個標準才符合安全，其實仍然有一些爭議。

主席，我首先要澄清一些相關標準。

《2018年食物攙雜規例》在保障食物安全和食物供應之間取得平衡，而新標準絕對足夠保障本港市民的食物安全和公眾健康。我在之前的發言中已清楚說明我們的立場及理據，並多謝何俊賢議員和邵家輝議員對《修訂規例》的支持，亦明白部分議員的意見。

多謝主席。
我現在請黃碧雲議員答辯。

主席，我也回應一下剛才一些議員的發言。我會說得很快，大約一兩分鐘便可說完。何俊賢議員表示他會投棄權票，他不支持我的原因是他擔心未來環境污染，如果只是收緊這些標準而不予放寬，長遠來說，會否影響香港食米或蔬菜的供應呢？如果何俊賢議員關注的是很長遠的未來，我認為一方面我們固然要很努力地保護環境，但如果不幸地，將來全中國的土地均受到污染，或世界也污染至不能種植符合我們這食物安全標準要求的食物，即鎘含量上限為每公斤0.1毫克，屆時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又或預視會出現這種危機時，我們可以再商議這標準，並作出修訂和予以放寬。但目前來說，如果維持原有食米和蔬菜的有關標準，我們真的看不到會令香港沒有米和蔬菜的供應，這種情況並不會出現。

我很高興聽到蔣麗芸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我的修訂，將這4類食物的鎘含量的最高上限維持原來每公斤0.1毫克。可能葛珮帆議員也特別關注這一點，因為我知道她是素食者。

關於食米或蔬菜的鎘含量，我認為我們應該依循一直沿用比較嚴謹的標準。

如果放寬有關標準，對全體市民來說是有害的。邵家輝議員剛才要求我澄清，我也感謝局長代我作出澄清。

但我們是否為了令南方米進入香港的市場，便要以內地的尺來量度呢？我們會否因為國內的奶粉受污染而將香港奶粉中有毒物質的標準放寬呢？事實上，全國人民也湧來香港購買奶粉，因而令香港政府要發出"限奶令"。

所以，既然現在未出現這種情況，我們當然要努力保護環境。

大家不想飲"鉛水"，因為擔心會損害腦部，影響腦神經和影響小朋友發育；但鎘也是一種毒素很高的重金屬。

其後在人體發現的鎘，幾乎全部是出生後從食物、食水及環境吸入而累積體內的。鎘進入身體後，會形成鎘硫蛋白，通過血液到達全身，並且有選擇性地積存於腎臟和肝臟，而腎臟可以累積鎘吸收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如果鎘中毒，最受損害的器官便是腎臟。主席，慢性鎘中毒——局長，請你留意——初期症狀是怠倦無力、頭暈、鼻黏膜萎縮、咳嗽及胃痛等。病情發展後，患者會出現腰痛和膝關節痛、牙齒會出現黃色的鎘環、全身骨骼疼痛、骨質疏鬆、容易跌倒骨折、腎功能衰竭、腎結石、尿蛋白、肝臟損害和貧血等。這些原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們的身體根本不需要這些重金屬，但如果我們放寬標準，令我們所進食的有葉蔬菜、米、麥，以至我們吃的麪包、菜心，全部的鎘含量都放寬1倍，這意味着我們身體吸入的鎘將影響我們身體的器官，即使不是立即死亡，但肯定會累積性地影響我們身體各個器官。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無論是甚麼黨派，必定要堅持守護市民的健康，在有關標準上不放鬆，做好把關的工作，我們要對得起香港不同年齡的市民，因為如果我們不穩守標準而予以放寬的話，這意味着中國南方鎘含量超標的米將可以進駐各大超級市場，大家便會買回家進食。

我希望香港工會聯合會、自由黨，甚至新民黨，都會與民主派的朋友一起支持我的修訂。我的修訂很簡單，便是對於這4類食物，包括葉菜類蔬菜、精米、小麥和糙米，我們要維持原有最高鎘含量標準0.1毫克。